我現就《2018年僱傭條例草案》發言，我會支持多位民主派議員提出的修正案，把侍產假增至7天。作為社工、作為社福界的議員，每當討論到勞福政策時，我也會感到有點慚愧。面對其家庭友善政策落後於主要資本主義城市的情況，一向自誇為國際大都會、與世界接軌的香港，其"追落後"的建議竟然引起社會上不少反響。當然，其中一個最大阻力，來自代表僱主和商界利益的人士和商界領袖，例如張宇人議員就帶頭反對增加侍產假的建議。主席，網上有一系列名為"一句'激嬲'"的小玩意。我敢說以下這數句涼薄說話，如果用於參加"一句'激嬲'香港人"比賽，相信將會是三甲之選。第三位季軍，見於羅致光局長的網誌，他提到5天侍產假是政府唯一接受的方案，並且引用魯迅的詩句"橫眉冷對千夫指，俯首甘為孺子牛"形容；第二位亞軍，是張宇人議員說的"侍產假一日也不應該有，我們以往沒有侍產假又如何，以往我們的太太沒有產假又如何？"；第一位冠軍，又是出自張宇人議員，他把要求侍產假視為永無止境的苛索，提到"你以為7天侍產假他們就會收手嗎？7天之後便是14天，14天之後就變成1個月，然後就是1年"。雖然我不是為人父親，但以上說話應該是我聽過最涼薄的說話之一了，不單會一句"激嬲"香港人，更會一句"激死"香港人。現時已經是21世紀，對於張宇人議員的說話，我不想用"你不如試一試現時不用智能電話，改用'大哥大'電話出街吧"這類晦氣說話來反駁，因為這樣只會顯得我與他同樣的戾橫折曲，流於情緒謾罵。我想指出的是，在今時今日的文明社會，我們應該討論促進性別平等。

"其實，這種制度便假定了男人在家庭中的角色仍然是"主外"，想生育便要犧牲女人的事業和機會。這叫男女平等嗎？家庭既然是共同建立的，女人與男人便應該有均等責任，難道生育只有媽媽開心嗎？為何要剝奪男人在生兒育女中享有的權利呢？侍產假就是希望讓爸爸從工作中抽身，調整自己的心態和角色，學習做一位新生兒的爸爸，學習做一位媽媽的丈夫，再思考如何讓自己的家庭事業兩者兼顧並且作出安排。侍產假不單讓介乎於生育年齡的女性和男性，可以在職場上有一個較均等的機會比併，實際上，也可以鞏固核心家庭的建立理念，推動男女在家庭中有較平等的角色。

以前沒有侍產假又如何？是的，香港真的有許多基層父親因為早出晚歸，失去不少懷抱初生子女的機會。張宇人議員覺得這樣沒有問題，羅致光局長也說"橫眉冷對千夫指"，覺得錯過自己子女的成長並無問題，覺得不參與子女的成長並無問題，因為他們覺得男人根本不需要參與。種種言行，可見商界不僅着力維護其自身利益，更是從根本地否定男性僱員在生育一事上享有權利。面對這些忽略男士需要的牢固思想，社會需要政府更強力的介入，從根本地糾正過往刻板、偏重女性責任的家庭生育觀念。與其說"打工仔"的要求是永無止境的苛索，不如說張宇人議員的言論不是代表了一種永無止境的壓榨。在老年化、少子化的年代，家庭友善政策對於鼓勵生育至關重要。其實，勞工及福利局局長羅致光也說過，香港的產假標準較不少非洲國家落後，進行徹底檢討實在是政府應有之義。可是，同樣需要在妻子分娩前後付出不少努力的本地男士，所能享有的侍產假卻不能追上國際水平。當政府終於下定決心，將女性產假大幅提升至國際建議水平，為何又堅決拒絕增加區區兩天的男士侍產假呢？缺乏政治決心可能是其中一個原因，政府顯然不願硬推一連串撼動商界利益的勞工政策。羅致光局長早已宣之於口，指5天侍產假是目前政府唯一接受的方案，呼籲外界珍惜這個得來不易的共識。我實在不明白作為社工前輩的羅局長，為何可以一邊批評香港的產假標準比非洲落後，一邊卻又因為商界的威脅而屈服。這究竟是甚麼勇氣、甚麼邏輯、甚麼意志？取消強積金對沖、調整長期滯後於國際標準的產假，均會挑戰商界的利益。政府不想再"大幅"增加侍產假，可被視作政治上的懷柔政策。究竟何時香港才能與時並進，真正成為一個家庭友善的城市呢？在外國，侍產假及照顧家庭的假期非常普遍。一般由3天至數十天不等。在歐洲各國越來越重視父母皆可參與照顧子女，例如瑞典在1974年已經將由女性僱員享有的產假改為男女共享的"親職假"，而男士享有的假期日數亦逐漸上升。父母共同照顧子女，令家庭關係更顯和諧，瑞典的離婚率也由1995年開始下降。政府及張建宗司長常常吹噓有多少企業自願提供侍產假，但說到底，政府一天不立法，所謂"家庭友善政策"都只是畫餅充飢。要達致家庭友善，產假與侍產假都不可或缺。事實上，男性須在伴侶分娩前後提供各種必要的支援，政策提供區區5天侍產假並不能稱得上家庭友善。聽聞羅局長似乎頗欣賞"獅城"新加坡。在"獅城"，男性能享有兩周的有薪侍產假，女性也享有16周的有薪產假，而男士更能申請分享其伴侶不多於4周的產假，以分擔產後照顧初生嬰兒的責任。

局長，我知道由3天增至5天，一定經過不少斡旋。但事實上，5天實在太少。上帝創造這個世界也用上了7天，祂用6天來創造世界，1天休息。

如果有第六天或第七天，我相信這樣肯定可以成就一個更完滿、更完美的生命栽種。

主席，我先說一段個人的經歷。

姑勿論侍產假或產假，都是一樣的，都是4個月，而且不論男、女。

昨天，張超雄議員也說過，很多外國公司，例如會計界的四大公司、IBM、美國運通等，全部也有相若的福利。

我們現時面對香港多放1天假期也嫌多的僱主，即使他們不仿效美國公司，也應仿效內地的公司的做法。

這是完全沒有道理，完全沒有卸責的藉口。所以，有些商界議員說侍產假會影響中小企的競爭力，我則認為正好相反，他們根本沒有競爭力，倒過來說，他們應該好好重視員工的福祉，才能令公司增加競爭力。近期，很多人會引用世界經濟論壇在10月中發表的競爭力報告，香港在170個經濟體系中排名第七位，下跌一位。

先進國家的勞工平均有30天假期，香港只有12天法定假期及7天有薪年假，總數也只有19天，我們是否想學偉大祖國所說，香港仍是一個處於發展中——不是國家——的地區呢？

香港包括商界、商界的議員，已經每天也在說人才不足，無法聘請到員工，但此刻只是增加數天侍產假也在斤斤計較，而很不幸，政府只聽取一些既得利益者的意見。

她提醒我們，侍產假不僅是放幾天假而已，而是讓這群男士盡他們作為父親的天職，協助和分擔媽媽、女性、伴侶的辛勞，所以這是一項很重要的性別平權的議題。這較僱主難以安排人手、多花多少錢、其他的企業和商業理由更重要、更基本，是屬於具凌駕性基本權利、必要的人權。因此，對不起，如果商界議員繼續對我們指出這些問題，說這不外乎是3、5、7日的假期，然後作出阻撓，而政府又跟從他們這種方向來處理，則我認為這些做法是國際城市、先進社會絕對不能接受的。我們是否要把香港降級至一個所謂發展中地區還是未開發地區呢？

如何讓他們對香港抱有希望呢？

所以，我再多說一遍，香港的議會今天在這裏爭論3、5、7天這麼細微的所謂侍產假，真的不好意思，這是一種羞辱。

主席，我在這段時間一直在聆聽勞工界代表、直選議員、社福界代表談侍產假，當然他們的發言不能說沒道理，因為他們都是站在道德高地。

這是香港以往一直以來，僱主與僱員的和諧共處的文化，而不是每當提出勞工議題，便說僱主必然是刻薄，又會推說成本問題。

今天立法，明天開始檢討，明年今天又再立法，即是年年立法。再者，侍產假有別於最低工資政策，最低工資政策下還有可加可減的機制，侍產假卻必然只會增加，不會減少，怎會忽然間減少侍產假呢？要一年一檢，倒不如他直接提出，要求每年增加一天，這樣更實際，或是每年立法增加一天或每年增加兩天，一次過完成作罷，不要在這裏煩，說要檢討各樣。大家別以為是跟隨生產指數即"生仔指數"，而不是關於勞動力的生產指數。

要生便生，要假期便要放假，要多少天也可說明，如果要7天，倒不如一次過訂為7天，不要之後又說要檢討情況，對嗎？主席，最後還有一點，是關於現時香港的生育問題。生育問題根本是社會的整體問題，而不是一兩項政策便足以鼓勵年青人生育的。

有些從來不曾生育的議員，今天在這裏發言，我認為他們的理論說得很對，但他們不曾真正當父母，可否請他們當一次父母之後，才能真正感受到何謂家庭友善、何謂照顧嬰兒出生問題和照顧兒童的問題。

局長甚至不想立法會成立法案委員會，記得在《條例草案》首讀及二讀後，局長寫了一篇網誌，說要向"狗年嬰兒"的父親致歉。他的意思是：本來"狗年嬰兒"的父親有機會得到新增的兩天男士侍產假，但立法會議員要求成立法案委員會，一旦成立法案委員會，在暑假休會前便無法處理這項《條例草案》，因為程序非常繁複，即使通過了《條例草案》也要刊憲，亦要審議生效日期，最快也要農曆新年後才可生效；他表示不好意思，愛莫能助。

鍾國斌議員剛才說，政府將"打工仔"和僱主放在對立層面。

不過，局長說由3天增至5天，這兩天新增的男士侍產假，是得來不易的勞資雙方共識，並無修改空間。

這是因為在局長和政府的心中，無論修正案有多好，即使法案委員會有共識，這些修正案都不會通過，局長亦有很多方法阻止修正案在立法會提出，稍後我會逐項拆解。在分組點票下，要通過議員的修正案，是非常艱難的。

其實，有關道理是非常相近的。

很多議員提出，希望將僱員侍產假的每日工資由五分之四增至全薪，但都因為這個詳題並無提到修改薪酬的比例，所以並不能提出。其實，這也是政府行之有效、多年來限制議員提出修正案，限制議員討論一些不完善法例的伎倆。只要議員越過了詳題半步，政府便可以用離題的理由來否決修正案。主席唯有按照《議事規則》來審批，所以我不會攻擊主席審批修正案的過程。正如《2014年僱傭條例草案》，我也是被詳題局限了我的討論空間。我們說的是侍產假，其實是男士侍產假，因為詳題內有男性僱員這個字眼。當天我在法案委員會提出了一個觀點，今天我也希望能與局長分享。其實，在政府現時的邏輯下，每次法案委員會或立法會的辯論，都是為了未來。

我認為侍產假，其實是一個伴侶侍產假，不一定是男性才可以享有侍產假。其實，平等機會委員會亦提出了一些觀點，它指出：就一般而言，一名同性女伴的情況，或可被視為與一名需要在嬰兒出生前後照顧初生嬰兒及母親的父親的情況相似。換言之，除了一名父親加一名母親外，其實是兩名母親也可以，因為大家也認為嬰兒出世後需要有多一位照顧者，而產婦也需要她身邊最親密的人照顧。根據平機會的角度，向母親的同伴給予同類假期，其實是有助推動平權的。當然，這便是在未來檢討侍產假時可以加入的一個進步概念，我希望局長會記得我今天曾經提出這一點。在現時的侍產假法例中，嬰兒父母是無須有婚姻關係的，所以這與特區政府提到捍衞一男一女、一夫一妻制的婚姻制度是無關的。我們並非挑戰婚姻制度，而且現行法例亦沒有要求男士需要與嬰兒有血緣關係。可能有些人對這件事不太清晰，我倒過來說，在兩名女性伴侶中的侍產者，是有機會與嬰兒有血緣關係，因為在某些個案中，是會以A的卵子受精後，再放到B的子宮中孕育。所以，我希望局長在未來——不過這個未來可能要等好一陣子——研究侍產假時，可以拉闊想象，其實並非只有男士可以享有侍產假，而侍產假的實際重點，是要讓陪伴產婦的最親密人士享有假期。

香港在過去10年的平均生育率維持於1.06%至1.28%，換言之，男士可以享有照顧初生幼兒的機會，其實一生人可能只有約1次。可是，對於這個難得一次的侍產假，張宇人議員卻認為連1天也不應該有。

其實，如果從勞工福利角度來看，除了侍產假外，香港的幼兒照顧和託兒服務也是嚴重不足的，我想藉今天的機會向局長反映。

首先，公民黨一直要求設定7天全薪侍產假，理由十分簡單。在香港，育兒對母親構成很大壓力，傳統家庭觀念令照顧兒女的責任通常落在母親身上，而很多時候，產後母親須獨力承擔照顧新生嬰兒和處理家務的重擔，壓力之大，不容忽視。香港幼兒教育及服務聯會早前曾進行調查，九成受訪母親表示，產後經常睡眠不足，半數受訪者認為產後未能得到家人支持；10%至15%的母親患有產後抑鬱症，更曾出現傷害嬰兒的念頭。香港十分欠缺家庭友善政策，因此公民黨一直倡議設立7天全薪侍產假，一方面可以減輕產後母親照顧新生嬰兒的負擔，另一方面也可減輕家庭的財政負擔。根據人力資源經理會會員機構於2017年所進行的一項問卷調查，超過七成受訪僱員認為侍產假應為7天或以上，當中更有三成僱員建議10天、14天或更多日數。侍產假應該為僱員應有的權利而非福利，僱員要求享有7天侍產假非常合理，而且的確有這個需要。公民黨一直倡議男性員工應該享有7天侍產假，我本人亦以身作則，讓辦事處職員享有7天全薪侍產假，有一名職員的妻子剛巧生了小孩，所以我讓他放取7天侍產假，但除了這7天外，他亦額外申請假期。

社會應該一代比一代進步，時代每一刻也在改變，更何況侍產假是勞方應有的權利？每一位男士一生中可能只會向僱主申請放取一次或兩次侍產假，而所說的只是數天時間，試問這能對公司造成多大影響？又有多少僱主會像這位議員般的吝嗇呢？事實上，很多國家早已承認侍產假是勞方的應有權利，丹麥、法國設定14天侍產假，芬蘭則設定18天，而瑞典甚至給予父母480天的雙親育嬰假，讓父母可以輪替地照顧子女。

教育局的官方建議是，如果配偶曾經分娩，即使不幸出現非活產的情況，學校員工也可申請侍產假。

基於這點，我十分希望有關當局研究一下有否修改法例的空間，理順數條相關法例的條文，按相同標準看待流產的情況。

民主派早在2014年已經提出把侍產假日數增至7日，可惜遭建制派否決。十多年來，7日侍產假只有說的份兒，多虧工聯會數位喜歡"說一套做一套"的議員。工聯會口說支持7日侍產假，但投票結果是不會騙人的。在《2018年僱傭條例草案》委員會的會議上，工聯會的何啟明議員、陸頌雄議員、郭偉强議員及黃國健議員一致投下反對票，否決了7日侍產假的建議及把侍產假薪金由五分之四增至全薪的修正案。果然，工聯會任何時候均站在"打工仔"的"對面"。

本港的出生率持續下降，數據亦顯示，香港的生育率多年來持續下降，2017年只有1.19，位居全球第四低位，原因在於香港嚴重欠缺"家庭友善"的政策。七日侍產假既為"家庭友善"的重要一環，不應因為僱主的點點困難——我剛才已解釋過他們其實並沒有大困難，因為他們已從稅務優惠方面有所得益——當然，如果公司本身已經出現虧蝕，還要再作出這方面的承擔的話，是會有困難的。

主席，談到侍產假，我相信勞工界會"一殼眼淚"。

我不想引用所有文獻，不過我相信局長較我更清楚，他已教授社會學多年。今天侍產假弄至社會撕裂，罪魁禍首除了政府之外，當然是商界。主席，以今次為例，有些人對於侍產假日數由3天增至5天，感到晴天霹靂，認為這會令香港"雞毛鴨血"，老闆苦不堪言。

主席，其實在1974年，40多年前，北歐國家已經率先推行侍產假，大家可以說北歐推行社會主義——是真正的社會主義，我們祖國的是假社會主義。

最近世界經濟論壇公布2018年全球競爭力報告，香港排名第七，倒退1名，想想即使倒退1名也沒有所謂吧，但原來勞工市場的評分中，香港排名第十一，而香港在勞工權益方面是零分，是最後一名。勞工及福利局局長負責勞工事務，當他看到勞工權益這細項的分數為零分時，有否感到一點羞耻？

但是，如果政府站在僱員的對立面，好像張議員或其他議員般，說一些涼薄說話，只會令香港年輕一代更厭惡香港。代理主席，我們昨天討論政府退稅來挽留IT專才的時候，我發言時舉出很多年輕一代想離開的原因。其中我提到一對年輕夫婦，他們想留在香港，看看香港是否一個僱傭友善的地方，是否一個可以讓他們安心成家立室的地方，我覺得他們不會留下來。

當然不會，最大的莊家就是商會和工聯會。

我希望局長作為教授、學者，能夠明白，當社會一直向前，一些以往沒有去改善的做法，包括對勞工苛刻、涼薄的做法，要不斷改善。如果政府告訴我們一個清晰的時間，我們也有時會被迫含淚收貨。

當我們看到社會上很多政策，包括勞工政策不能夠保障他們，不能令他們安心在香港組織家庭，增加家庭成員的時候，我們憑甚麼叫年輕一代留在香港貢獻，鼓勵他們組織家庭，增加生育，生產多些有質素的新一代，繼續在香港貢獻？

政府有最大的責任，不要推卸。
各位議員，本會已多次辯論侍產假這項議題，議員在辯論過程中難免互相批評，針鋒相對。不過，我要提醒各位，《議事規則》規定，議員使用的言詞不得對其他議員帶有冒犯性或侮辱性，請大家留意。

代理主席，我發言支持政府提出的《2018年僱傭條例草案》及其技術性修正案，把法定侍產假增至5天。自2015年實施3天侍產假以來，很多在職家庭均希望盡快增加侍產假日數，我希望這個期望可盡快達成。香港的僱員福利確實不足夠，就以10周產假為例，其實已實施三四十年，政府最近才提出增至14周，之前一直也沒有任何行動，立法後才可以說走前了一小步。

因此，很多時候，也要制訂一套完善機制、福利及政策安排，才能保障"打工仔"。說回侍產假，代理主席，大家會不時把香港與境外僱員享有的福利比較，僱主及政府的角色在很多地方其實也有所不同。讓我們看看亞洲鄰近地區的情況，例如南韓及台灣的侍產假是5天，台灣稱為陪產假，是由僱主支付的。

再來就是一些已發展的經濟體系如歐洲地區，他們的侍產假則由1周至2周不等，還有育兒假或其他假期薪酬等，不過很大部分是由社會保險、就業保險或政府基金等元素來支付。我手邊這份圖表，是國際勞工組織於2014年發表的一篇有關職場產假與侍產假研究中的圖表，大家可看到支付侍產假薪酬的資金來源分布。

綜觀這些例子，其實很多已發展地區的社會福利保障均由政府提供實質支援，對於作為已發展城市的香港，極具參考價值。代理主席，說回《條例草案》，民主建港協進聯盟無論是從保障僱員或支援在職家庭方面，均支持政府適度增加產假及侍產假的日數，例如把侍產假增至5天的其中一個原因，是我們尊重勞工顧問委員會的共識，這是經勞資雙方協商的結果。勞顧會在去年年底就侍產假增至5天達成共識。

其實，勞顧會多年來也具備良好協商的基礎，在過程中，大家透過協商進行討論，並不是單靠叫口號便能推動工作的，最低工資便是一個很好的例子。最低工資在2011年5月開始實施，如果大家於開始時便開出天價，勞資雙方根本無法坐下商討，相信最終現在連最低工資也只是未能成事。事實上，香港的企業、中小微企佔九成八，在政府沒有提供財政支援的情況下，侍產假該如何增加？增加的步伐應該快還是慢呢？我們真的要兼顧各方面的需要，當然，我並不完全同意一些商界朋友說"侍產假一天也不應該有"，我相信這並不代表所有老闆的意思，但由3天增至7天，亦偏離了勞顧會的共識。立法會的勞工界代表及勞顧會的僱員代表剛於星期一發表了一份聲明，指勞資雙方經多輪角力，才達成5天侍產假這個共識，得來不易，因此民建聯支持這項共識，亦會支持政府提出《條例草案》的建議。我支持政府修正案的原因，是我同意改善僱員福利需要循序漸進才能繼續向前走。根據香港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於9月份發表有關侍產假的調查，當中有一點值得大家留意，有五成多受訪者指侍產假增至5天不足夠，但當被問到應否"袋住先"——即暫時"收貨"——有七成表示可以接受，只有一成六表示不接受。很多人也覺得，5天侍產假"袋住先"這個說法得到市民的共識。如果你問我，我當然希望政府能同步承諾，在適當時候，再檢視侍產假日數。代理主席，猶記得大家在2014年至2015年間討論3天侍產假時，立法會爭論不已。正如陳志全議員也提到，情景與現時一樣，投票支持3天"袋住先"的議員不斷被叫價7天的議員指責為出賣"打工仔"。

大家也留意到剛發表的施政報告，在勞工福利方面，未來會有很多事情等待我們處理，我們應快一點推動更多不同的權益保障，這個5天侍產假的討論應盡快達成共識，亦希望爭取7天的同事不要把事情過於簡單化，以及不斷"妖魔化"支持5天的同事。

當然，不單提供多些假期，對於如何增加彈性上下班時間、如何鼓勵僱主提供多些家庭友善政策、如何提供多些財政誘因等，這些也是民建聯家庭事務委員會過去多年來建議多做的事情。代理主席，最後，我想以自己的親身體驗作總結。我有3名小朋友，我第一名兒子在2007年出生，當時沒有侍產假。其實我今天當了立法會議員也沒有，但回憶起當爸爸的過程真的不清閒，這個假期並不是真假期，由請假的第一天起，太太已有很多事情等着我幫忙，包括如何讓太太好好休養身體、給多些時間照顧她，又要幫忙照顧小朋友、更換尿片等，其實這個假期並非假期，而是實實在在有很多事情要做。所以，我覺得今天這個侍產假的討論可讓坊間更能體諒及明白，現時香港的年青家庭所面對的種種壓力，希望能給予他們多些支援和鼓勵，而不是不斷呼籲他們生育便可。最後，我希望立法會能早日通過《條例草案》，盡快讓香港的父親享有5天侍產假。我謹此陳辭，支持政府的修正案。

我剛才說有父親患上產後抑鬱，如果他的情緒達到噩夢般的、鋪天蓋地的絕望感，他根本無法上班，請兩天病假又如何？

放心，香港的生育率低到全世界首屈一指，分娩假已相當罕有，增加兩天侍產假有何大不了？

請你幫助這類產後情緒低落的人，這類情緒低落通常需要有人開解便能紓緩。我不是在這裏說個人經驗或空口說白話，而是衞生署網頁的資料。

在香港這樣的社會生育，他們覺得吃不消。

該節目亦有引述我所說的另一句話，就是"3天便應該止步"，但奇怪的是，當我提到3天時，大家卻似乎聽不到，只是不斷引述張小姐代我所說的那番話，我親口說的一句話卻反而沒有人提述。

我亦無意逐次解釋。媒體總喜歡用上容易觸動別人神經的話語。而且，我這個"廿蚊張"的江湖稱號和我的說話似乎亦頗能促進報章銷量，可以幫助媒體售出更多報章，我也因此感到自己對新聞自由有點貢獻。我不想繼續被他們指責我，認為我批評傳媒便等於我不允許新聞自由，但自由是有界限的。如果用上數個字便概括了我10多分鐘的訪問內容，便會叫人忽略前文後理。主席，今天的時間較為充裕，是一個較適合作解釋的場合。然而，身為行政會議成員，我想再次指出，在集體負責制下，我有責任投票支持政府的議案。

主席，對於僱主有否責任照顧男性僱員的侍產需要，業界可能持不同意見。不過，業界一向持清晰的立場，便是業界不主張"一刀切"。立法強制增加僱員福利惹來最大的憂慮之一，是會加重中小企和微企的負擔。

我想重申，這並非"有良"或"無良"的問題，而是"有能力"和"沒有能力"的問題。一直以來，即使法例未有要求，一些有能力的僱主為挽留員工和吸引新人入行，早已提供3天或更長的侍產假，政府無需立法強制他們這樣做。至於沒有能力的僱主，他們當然反對強制立法的建議，但卻被指責為無良、刻薄。

香港失業率長期處於歷史新低，人手短缺，想招聘幫工絕不容易。

因此，如果政府在這個艱難的時候還要加重他們的負擔，會使業界相當失望。當年引入最低工資時，大家皆不知道會否出現漣漪效應。我當時曾說道會出現這效應，社會今天也認識到漣漪效應的問題。最低工資水平提升了，水漲船高，一併把其他工資水平拉高。同樣地，政府今天建議把侍產假增至5天，便會令原本自願提供5天侍產假的企業突然變成與其他公司提供的待遇相同，失去原有的吸引力，變相剝削了他們提供福利以吸引人才和人手的機會，亦會進一步剝弱中小企和微企的競爭力，使他們進一步失去提高待遇的本錢，難與大企業競爭。主席，業界最擔心的，是這次並非"單一事件"。

當年曾有工會代表遊說我不要反對法定最低工資，並請我隨意訂定一個水平。他們表示可以接納，不介意由低水平開始。理由很簡單，他們只求打開缺口，一打開缺口便可以不斷擴大，成為他們爭取政治本錢的機會。今天有多位議員提出修正案，並有議員提出逐步增加侍產假的日數。有議員甚至提出"一年一檢"的要求，但最終因為超出《條例草案》的範圍，因此不獲主席批准提出。事實上，工會的索價素來有增無減，包括引入標準工時、增加最低工資、將勞工假與公眾假期看齊、增長產假、取消強制性公積金對沖機制等。面對勞工團體不斷叫價，中小企和微企的生存條件每況愈下，香港的競爭力亦難以維持。基於上述原因，飲食界及很多中小企不支持立法強制增加侍產假，因為人手不足。局長，如果你希望減輕中小企、微企和服務業的痛楚，便應該輸入勞工，讓僱主聘請人手替補放取侍產假的員工。

大家要為居所支付管理費，大廈的員工，無論是管理員、清潔工，他們又提供了甚麼福利呢？

坦白說，何謂行政主導呢？

局長，我覺得你強硬起來是對的。

主席，就今天這項將侍產假由3天增至5天的修正案，過去自由黨支持3天，而今次增至5天，我在自由黨內聽到很多聲音都支持增至5天。不過，我除了是自由黨的黨員外，亦是批發、零售界的代表，自由黨過去有一個豁免的機制，如果我作為業界代表與黨的立場不同，其實可以申請豁免。所以，今次法例提出的時候，我向自己所代表的80個商會發出了問卷，主要問他們認為侍產假的天數應該是3天、5天、7天抑或零，結果最多人支持5天，其次是3天，當中也有支持7天和零。

可是，我想特別強調的是，從問卷結果可見，在商會中有人會支持沒有侍產假，因為不同行業承受的能力各有不同，所以，他們所表達的意見亦不相同。就着今天的議題，其實之前有很多人攻擊我們的黨主席張宇人議員，而剛才張宇人議員已非常清楚地重新表達了他的實際立場。我想說的是，縱使是零侍產假，社會上其實也並非沒有這種聲音，有一些商會或行業真的會擔心和面對一些問題。之前，張宇人議員在一個電台節目上曾經說過一個情況，就是一條稻草都可能會壓垮一隻駱駝，其實他說這個成語時，是指這個3天與5天的侍產假辯論。有些朋友會覺得很奇怪，一條稻草怎可能壓垮一隻駱駝呢？

施政報告才剛剛提出將婦女產假由10星期增至14星期，政府又強硬地要取消強積金對沖，換言之，僱主要多付1倍金額，而強積金供款方面，僱主供款可能由1,500元增至2,400元，最低工資又將會上調，對於中小微企其實是百上加斤。

我剛才提出的眾多例子，都是一連串的勞工問題，亦說明了為何張議員說一條稻草都可能壓垮駱駝。如果說商界完全沒有憂慮，我相信這並非真實的情況。

其實每個行業都有他們的專長或做事方式，好像很複雜，但萬變不離其宗，那就是如何增加收入和減低成本，只要做到這一點，一盤生意就可以維持。香港現時的經營情況其實十分困難，租金非常高，勞工極度短缺。剛才提到的勞工法例全都會增加成本，如果一個商家經營生意時發現無法增加收入，但成本卻上升，結果會是他公司的競爭力變差，最後可能要結業。有些朋友對我說，不可能全世界的商家都倒閉，我也同意這點，因為大家最後都要買東西、要飲食。不過，有這麼多法例會令一些中小微企無法生存，最後就只會剩下一些大商家、大財團。所以，如果市民參考外國一些例子的話，便會發現他們很多企業都是連鎖式或規模龐大的公司，至於那些小商戶，其實他們無法生存。這是一個地區政府的行政——要多法例規管商界，還是少法例規管商界——所得的結果。屆時，有意在香港做生意或創業的朋友的機會便越來越少。在今次辯論的過程中，我聽到很多議員提到媽媽、爸爸的慘況，我完全同意。

我聽到有數位議員曾提及這問題。我相信不會。如果想支援香港媽媽，並不只是將產假由10星期增至14星期或侍產假由3天增至5天，甚至7天、14天或1個月就足夠。對於香港現時的低生育率，政府的支援其實要全方位，而不是顧及小孩出生後數個月的情況而已。

誰來提供育兒服務？誰來提供教育服務？

這並非單一的問題。我相信責任並不在僱主身上，而在整體社會。

對於大部分議員所說的煽情情況，其實我也明白，亦是事實，但要解決問題，並不是把責任完全推卸給商界，因為如果商界在香港撐不住，整個香港也會撐不住。這次並非單一的福利政策，而是一堆。如果只是由3天增至5天而其他情況不變，局長，我會支持將侍產假增至1個月。大家討論問題時，議員發言應該要公道，讓香港市民知道所有議案除了好處外也有壞處。

我完全明白，因為我知道羅局長由民主選舉產生，也是非建制派中的長期領袖，現時加入政府機構，我相信你在數年內應該有甚為不同的體驗。

今屆施政報告中，特首推出的很多政策都不是從商界的角度着想，而是從大部分市民的角度着想，包括土地。我身為商界代表，有很多的營商方式，今屆施政報告的內容都不是favour我，而是favour另一方面，但是，你猜他們會投票支持施政報告嗎？

不過，不要緊，大家的立場不同。

商界也一樣，我們很理性，不會全部都反對。正如今天的法案，由3天增至5天，我剛才已表達我的意向，大部分商會表示最多支持增至5天。這往往便是理性的議員和民粹議員的分別。

所以，那些議員要不沒有做足功課，要不便是隨口說，誤導香港市民。我想強調，所有"打工仔"有越多假期、越多福利固然是好，你問我想不想，我也很希望每個僱員的薪酬都很高，每個僱員都有很多假期，但是，香港除了僱員外，也需要做生意。我們不是由國家經營生意，然後全部人都"打工"。如果我們的政策令商界無法做生意，或者生意經營困難的話，只會令我們的經濟下滑，不止影響到該間公司結業，全香港所有人也會受影響。大家看看台灣和日本這十多二十年來的經濟，便會知道是甚麼一回事了。

主席，我未有機會聆聽所有同事的發言，不過我聽到今早大部分的發言，也感到非常欣慰，因為事實上他們似乎已從不同的角度表達一些意見。真正的辯論應該如此，就有關議題從各方面考證、批評，互相觀摩和比較。所以，我有時候不太喜歡唸稿，而是喜歡有機會直接發言，因為事實上正如張宇人議員剛才所說，要照一照鏡子——他剛離開會議廳——我想先照一照鏡子，究竟我是否適當的僱主，當然我曾經是僱員。或許因為我本身並不是一名父親，很多朋友分享的經驗，我也不能夠充分體驗甚或表達，所以我想預先就這方面照一照鏡子。我今天主要想談論3個大方向，一個是關於改變，第二個是關於選擇，第三，我想談談責任的問題。

第二，是生意上、工作上或社會競爭環境上的轉變。以往年代有很多兄弟班，講感情，僱主不能過分苛刻，但也不能過分寬鬆。

甚至可能到某個地步，需要好像某些國家一樣，設立養老法監管那些無良的子女呢？這純粹是balance的選擇問題。但是，如果增加法例，便會欠缺選擇。

一項法例訂立後，只是將標準限死，無論僱主或僱員也只能向那條線靠近，我相信自由黨同事一定會同意，這種做法只是減低社會上的所有選擇和自由，並不是一個自由社會應該有的方向。更為甚者，我們不斷說用錢鼓勵生育、用錢幫助父親，其實這便削弱了每一個人選擇是否當父母親的自主和自由，因為要靠錢吸引他們，這絕非適當做法。我相信絕大部分父母也不會因為增加少許金錢補貼而選擇當父母。一生兒女債，其實絕對不是那數天的問題。所以，如果這樣做，只是進一步削弱人的自主、人的自由。

對於大部分想選擇當小僱主、選擇有自由度、選擇創業的人而言，特別是在我們經常強調要鼓勵和支持初創的前提下，我們要考慮究竟選擇甚麼大方向，從而探討法例上應走的方向。

我認為這不是我們應有或應鼓勵的方向，起碼對香港來說不是，某些國家可能選擇這樣做，但這是極具爭議的辯論，究竟香港賴以成功、賴以成為眾人喜歡的社會的因素，是要多些自由自在的選擇，還是將我們越來越多的選擇交予老闆、交予政府？所以，在這方面，我希望不斷強調香港環境差了、自由少了、我們被北方政權迫害的人可以多考慮問題。每件事均互相牽連，我們不應經常一方面批評某些方向轉變，而另一方面卻不斷選擇放棄自由、自決、自主。

不用多久，AI便會從各個方位殺到。

回頭說我們現在面對的問題，那正是整個城市的家庭友善政策，這從政府統計處提供的數字可見一二。相信局長對有關數字相當熟悉，而我只想引述2017年的出生率以作說明。本地出生率由1986年的每1,000人有13名嬰兒，下降至2003年的7名，其後一度回升至2011年的13.5名，至2016年又回落到8.3名，以及2017年的7.7名。從政府統計處的數字，可以看到香港每年出生的活嬰數目不斷波動，很多人認為這未必直接受到當局的政策影響。

我們不知道今天稍後的投票結果為何，但5天與7天假期的關鍵分別在於甚麼？我想指出從2018年的福利政策角度出發，今天其實是一個相當具挑戰性的日子。

過去一年，我們聽到很多家庭悲劇，較近期的可能有局長印象相當深刻的"臨臨"事件。大家也知道，這是間接促成設立幼稚園社工的導火線之一。

這並非無止境的苛索，而是追求不斷的進步。其實，勞資雙方不一定要不斷進行角力，這種拔河其實相當辛苦。

在多項修正案中，其中有一項是建制派議員也不斷提及的，便是一次過增加其實不太好，倒不如分階段進行。

代理主席，就着侍產假這項條例，香港工會聯合會會支持政府的修正案。這是基於甚麼原因呢？

我要告訴大家，勞顧會的勞方代表不止有工聯會，不知為何有些人認為勞顧會就只有工聯會代表。勞顧會有勞工界的代表、勞方的代表及立法會勞工界的議員。數天前，他們發出了一份聲明，介紹了之前就侍產假諮詢勞工界所發出的問卷的調查結果。在諮詢全港各工會之後，他們指受訪工會中，有95%認為現時侍產假的日數不足；有75%受訪工會同意和支持勞工界應該支持政府，將侍產假由3天增至5天；有85%受訪工會支持侍產假由3天增至5天的建議，並且認為要繼續要求增至7天；以及超過一半工會認為勞工界不應反對侍產假由3天增至5天的建議。所以，我們的決定是基於曾諮詢勞工界的意見，參考了他們的調查結果，十分理性地作出這個決定。

而我們的長遠目標，正如剛才勞工界的說法，當然是支持由3天增至5天，並且勞工界會繼續團結一致，一起爭取7天這個目標。

我很欣賞剛才尹兆堅議員的發言，大家是平心靜氣地討論問題，然而，討論過程中亦有一些不正常的說法，其中一個是問勞顧會是否我們的神主牌。說得出這種話的人真的是不正常，因為他並不了解勞顧會的運作。我剛才已說過，勞顧會中的勞方代表，工聯會只佔一席，其實勞顧會不止有工聯會的代表，也有不同工會的代表，他們是透過選舉加入的。

如果有人想攻擊工聯會從而攻擊勞顧會勞方的代表性，他們其實是侮辱了其他工會。這些工會不止是工聯會，還有其他不同界別的工會，當中都有他們的代表。如果有人為了政治目的而攻擊工聯會，再從而攻擊勞顧會的話，這些人其實是侮辱了勞顧會的勞方代表。我覺得這群勞方代表應該要出來為自己澄清。另外，我真的不想挖人瘡疤，不過，黃碧雲議員昨天發言時，問工聯會為何不支持她的修訂建議，那修訂只是怎樣怎樣，接着又問為何要怕政府撤回《條例草案》，政府說說就要怕。

我想奉勸黃碧雲議員，不要再這樣向我們"抽水"，這樣真的很難看，只會反"抽"自己。第二方面，我不知大家聽議員發言時，有沒有留意他們常會說漏了嘴。他們通常會說我們民主派議員的修訂是怎樣怎樣，然後問建制派議員為何反對民主派議員的修訂。其實，由此可見，他們把自己的目的說了出來，他們以一個勞工議題，將"打工仔"的勞工權益政治化，他們提出這些修訂的目的是製造對立，然後藉此機會攻擊建制派。不然的話，他們不會經常口口聲聲說我們的修訂、我們民主派的修訂，對不對？

香港的勞工權益多年來都沒有太大進步，正正是因為每次提出來的時候，都有人把議題政治化，把"打工仔女"的勞工權益挾持，原本很快可以得到的東西都會受阻攔。

他們攻擊我們的目的，不會是為了一件事，其實無論任何事，他們都會用來攻擊我們，原因只有一個，因為我們是他們的選舉對手。所以，從此以後我會學乖一點，既然他們這樣做，我們也要學他們這樣，以後只是"以人為本"，無論何事都攻擊他們。然而，這樣對社會、對議會是否一件好事呢？

上次的投票是我們由本來沒有侍產假，到有3天侍產假。

所以，我必須清楚告訴市民這一點。另外，我也要說說，其實有那麼多謬誤，政府有必要清楚告訴市民，究竟爭取侍產假的整個過程是怎樣的，勞顧會的討論其實由何時開始。

他說他們統計過，原來一間公司每6年才有1個男性僱員需要放取侍產假，所以，他向僱主說："是否6年1個也不行？這樣的話，是否該檢討自己的生意？

另外，一些商界議員例如鍾國斌議員，說我們一次過提出所有要求，先有侍產假和產假，稍後還要取消強制性公積金對沖。

為何我們有那麼多勞工權益的訴求？

所以，為何有一大堆勞工訴求等待社會回應和政府處理其實是有原因的。

其實，我們只不過想爭取基本權益而已。

我們其實亦多次請政府要在這些勞工權益的問題上"企硬"。我們經常這樣周而復始地爭辯，其實給勞工界很差的印象，因為大家都覺得無論我們如何爭取勞工權益，我們願意爭取時，每次總會被人放在議會中成為一個議題，搞對立，然後變成政治對立，達到其政治目的，這樣對事情沒有好處之餘，對於為勞工界和"打工仔女"爭取勞工權益，其實亦沒有幫助。

而且，將心比己，你的子女也會外出工作——當然，有些人亦可能會繼承父業——但他們也需要有人保障其勞工權益。希望大家一起為社會的"打工仔女"多做點事，也希望這項修訂能夠順利通過。

代理主席，其實我今早和昨天也聽到很多同事發言，就侍產假進行討論。我留意到大部分同事也很清楚5天侍產假的安排，因為這是勞工顧問委員會得出的共識。因此，就這一點，儘管有部分同事認為可能會影響整個企業的營運過程，但大致上大家也同意5天侍產假。

有同事提出是否應該改為7天呢？我只想提出一個觀點，是我比較少聽到的，其實張宇人議員也曾提及，就是企業在經營過程中是否有能力的問題。

但有關安排亦牽涉一些沒有能力的中小微企，如果他們要應付各種不同的勞工權益，牽涉的成本開支將會上升，這個似乎是很清楚擺在桌面上的問題。我也高興得悉勞顧會得出5天侍產假的共識，即是僱主願意，並且認為5天侍產假的薪酬是可以應付的事情。當然，如果政府能夠全薪支付5天侍產假，是否也應將此做法加入現時的修正案內呢？但是，我想討論的是另外兩天侍產假，即由5天增至7天的問題，可能也是整個討論中，最多爭議的部分。

我認為其中一個考慮點，也是回到基本盤，便是在市場上有能力的企業其實不一定會對沖的，但沒有能力的企業卻面對一定要對沖的問題。因此，政府通過公帑作一個我們稱為"財富再分配"的過程。即使企業也有這個問題，對嗎？

同樣道理，接下來的修訂也會提出，將產假由10星期變成14星期，多出4星期的款項，應由政府支付。餘下增加兩天侍產假的問題，如果今天有幸通過7天侍產假，而政府願意承擔這種狀態，而且正如張宇人議員所說，既然只相差兩天，如果政府認為7天侍產假合情合理，是在今天的現代社會應有的勞工權益，政府可否承擔這兩天的款項呢？還是如果修訂獲通過，政府除了撤回《條例草案》，便沒有其他方法解決問題呢？政府可否提供一個答案，讓大家想一想？如果在議會裏7天侍產假是一個共識，我們相差的，只是就餘下兩天如何處理融資的問題。就這個部分，如果政府願意承擔相應的責任，其實我們剛才說很多距離很遠的事情，例如影響企業營運、影響勞顧會共識等事情，是否也可以有機會讓議會經過討論後得出一個結論，並找到一個解決方法呢？我個人十分希望從這樣的角度探討侍產假的問題；否則，不論是麥美娟議員或其他同事也經常說，我們將一些課題變成政治議題的這種情景，將會無日無之。作為一個政府，當看到社會上兩陣對圓時，其中一個責任便是找出一些方法，把結解開，而不是說不管那麼多，就讓大家爭拗，如果大家不要勞顧會的共識便作罷，這是不正確的態度。所以，代理主席，我簡短發言，只是想提出，既然在議會上我聽不到大家對侍產假的本質或原則有很大的爭議，主要的爭議是財政來源的問題，而財政來源的問題，似乎一直將整個矛盾放在僱傭雙方，特別是僱主pay up上，政府是否可以擔當一個角色，介入處理有關問題呢？事實上，即使我們通過侍產假的修訂安排，有關法例的生效日期也會由勞工及福利局以憲報公告指定日期開始作實。換言之，即使我們通過一定修訂，如果政府能夠承諾，修訂所需要的額外支出由政府承擔，其實這是否一個解決的路徑呢？需要承擔的款項，是否天文數字呢？大家想一想，如果是7天侍產假，以支薪五分之四的方案來計算，每年所帶來的額外成本是1億6,800萬元；說得難聽一點，我們擔沙填海，填出來的沙也不止這個數目。所以，我認為政府有責任理順議會上大家的矛盾。如果政府有能力協助把結解開，便應付諸實行。從這樣的角度出發，才是做好修補行政立法關係的工作所應有的態度。
各位議員非常關心侍產假這項議題，從昨天至今已有32位議員發言。是否有其他議員想發言？

《條例草案》的唯一目的，是將現行在《僱傭條例》下符合資格的僱員可享有的侍產假權利由3天增加至5天。建議的《條例草案》根據法定侍產假實施情況的檢討結果提出，並得到勞工顧問委員會及立法會人力事務委員會的支持。有關建議可讓男性僱員在子女剛出生前後有較多假期，以負起家庭責任。剛才胡志偉議員已澄清——因為之前有另一位議員說，如果今天通過《條例草案》，明天便可以實施，這是不對的。

所以我們希望，如果今天《條例草案》獲得通過，可在明年農曆新年前實施。我們建議將法定侍產假增加至5天，是經考慮不同僱主的人手狀況及對僱員福利的承擔能力各有不同。大家也談到很多中小型企業，特別是微企的情況。根據勞工處所作的調查，雖然有些僱主的而且確表示，他們在人手方面會遇到困難，但對於增加兩天侍產假，大部分小型及微型企業的僱主都表示應該能夠應付。今天和昨天大家絕大部分時間也在討論5天抑或是7天侍產假的問題，亦有好幾位議員提到，政府是否可以考慮支付額外兩天侍產假薪酬的支出。第一，我想利用這個機會澄清一些很基本的政策理念問題。施政報告提到將法定產假由10星期延長至14星期，政府會承擔該4星期的額外薪酬開支，最重要的考慮是由國際經驗看到，如果純粹由個別僱主承擔有關產假薪酬，對於婦女的就業會構成嚴重負面的影響，這個是最重要的考慮。在香港的制度中，我們暫時沒有一套全面的勞工保險制度，透過保險形式支付一些相關支出。所以，我們在考慮種種情況下，政府願意承擔該4星期的額外支出。我們沒有任何國際經驗顯示，如果由僱主本身承擔侍產假薪酬的話，會令香港數百萬男士的就業受到嚴重的影響，所以這項政策的考慮本身不存在。第二，大家要思考一些很技術和相當重要的問題。將來當我們處理有關產假的法案時，大家便會明白到，即使通過了產假的修訂，我們短期內也不可以實行。因為當政府要處理該額外開支，即以報銷形式向僱主發還相關支出時，我們要建立一個制度，而這個制度需要動用公帑。我相信有一些關係到撥款的問題，是要待立法會通過之後，有關制度才能夠成立和運作。所以，產假的法案即使通過後，仍需要一段時間才可以實行。就侍產假，如果政府要負擔這兩天的額外開支，我剛才說過暫時沒有看到任何政策理由，我們不是純粹視乎政府有沒有資源可以幫手，這不是最重要的考慮。但是，如果要額外支付這兩天的開支，我可以相信，以今天的估算，政府的行政開支將會不成比例地遠超該兩天的薪酬，我相信立法會很難通過這樣的制度。

事實上該措施最重要的考慮，是面對政策修訂後對於中小微企的影響，政府應該如何協助他們過渡的問題。我希望可以指出，政府提出的方案經過了詳細的考慮，充分顧及對勞資雙方的影響，亦建基於——剛才大家也談到的——勞顧會勞資雙方一個得來不易的共識。這不是開一次會議便可以解決的問題，而是需要大家很多的討論，在互諒互讓的情況下才得到這個共識。將侍產假由3天改為5天，是目前勞顧會勞資雙方唯一可以接受的方案。政府接受了勞顧會的建議，所以這個亦是政府的立場，亦是唯一政府可接受的方案。因此，我懇請議員支持政府提出的《條例草案》及政府提出的修正案，不要支持議員所提出的所有修正案，以便5天侍產假的法例能早日落實。我亦要重申，如果議員提出的任何一項修正案獲得通過，我雖然無奈也毫不情願，但也要收回這項《條例草案》。我沒有任何意圖或企圖威脅各位立法會議員。

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2018年僱傭條例草案》，予以二讀。

反對的請舉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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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2018年僱傭條例草案》。現在成為全體委員會。

就條例草案的辯論及表決安排，委員可參閱講稿附錄。我會先處理沒有修正案的條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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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及2條。
是否有委員想發言？如果沒有委員想發言，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第1及2條納入本條例草案。

反對的請舉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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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現在處理第3條及各項修正案。

勞工及福利局局長會動議他的修正案，以修正第3條。黃碧雲議員、梁耀忠議員、張超雄議員、范國威議員及許智峯議員亦分別提出修正案，以修正第3條，以及對詳題作相應修訂。就各項修正案的詳情，委員可參閱講稿附錄。

代理主席，我發言呼籲大家支持5位民主派議員，包括我、梁耀忠議員、張超雄議員、范國威議員及許智峯議員，提出的共10項修正案。《2018年僱傭條例草案》第3條及詳題的修訂，主要是針對增加侍產假日數及其他行文的修訂。關於侍產假日數，政府剛才已表明，只接受由3天延長至5天，而如果我們不支持的話，便會收回有關修訂。這是一個公然要脅立法會的做法，亦是行政霸道，是一個非常可耻的局面。至於議員提出的修訂，其實香港工會聯合會的何啟明議員在法案委員會裏提出了一項修訂，由法案委員會主席黃定光議員代表提出。

而且，現在5位議員所提出的修正案，種種不同形式都有，你們大可以選擇。所以，我很希望工聯會和建制派的議員支持我們提出的修正案。首先說一說我所提出的第一項修正案。我這項修正案是多項修正案當中最溫和的了。我的建議是以一次過立法的方式，分兩個階段實施延長侍產假的目標。這是一個漸進的改革方案，亦非常務實，是既尊重勞工顧問委員會的決定，照顧大家的顏面，又能夠達成我們目標的一個最可行的方案。

這個方案已經照顧到政府所說，他們在勞顧會裏跟勞方和資方討論很久才得出的一個共識。我現在跟隨這共識，我們通過這法例，立即實施5天侍產假。但是，它亦具有前瞻性，一次過立法，漸進式改革，有一年時間讓政府、讓工聯會、讓工會一起遊說僱主代表，令他們有足夠心理準備，人事安排的準備、財務安排的準備，然後一年後才改為7天。這做法亦滿足了大部分工會、勞工階層及大多數市民的期望。剛才，工聯會的麥美娟議員也提到他們進行過一些調查，而其實大多數工會和工人都希望延長侍產假。五天"收貨"，但更加希望有7天。既然如此，為甚麼不可以支持我的修正案，一次過立法，分階段實施？

我跟你性別有差異，但是，在侍產假的問題上，你們也是要求7天，你們現在沒有理由"打斧頭"、打折扣，5天也"袋住先"。其實，如果3年多前，工聯會支持我就《2014年僱傭條例草案》提出的修正案，我當時也提出7天侍產假，不過，當時民建聯、工聯會及建制派議員"縮骨"，沒有支持我的修正案，否則，我們便不需在3年後，即現在再次討論這議題。大家想一想，如果現在我們在政府脅迫下又就範，5天都"袋住先"，然後，其實工聯會還是要繼續爭取，民主黨也不會放過政府，都會繼續爭取。結果還不是每隔數年或每隔一年，大家又重新討論這議題，因為目標未達到，當然繼續向政府爭取。這樣其實是浪費我的時間、浪費政府時間，亦浪費議會時間。所以，我認為要辯論的道理每隔數年又再提出，說來說去其實都是那些內容，不如集中精神把它一次做好，再分階段執行，然後我們便可以集中時間討論其他事項，例如醫療改革、教育改革和房屋問題等。有很多議題我們都需要處理和立法，包括食物安全和食水安全法等。

一次過立法，由3天增至5天，1年後才增至7天，讓中小微企有足夠時間適應。所以，我很希望大家可以支持我的修正案，而如果你們認為我這項如此溫和的修正案也無法支持，我也很希望你們會支持立即一步到位，把3天增至7天，我不介意大家投票支持該方案的，但我相信你們沒有guts，敢投票支持它，所以我才會提出這修正案，多給你們一個選擇的機會。其實，我今天對於建制派議員是有很多期望的，雖然這些期望經常會落空。我都知道你們似乎是身不由己的，沒有自由意志能夠在議會內，按照自己的期望和理性的政策分析作出自主決定，你們的自主可能是被政府取走了，又或是被工會的領導取走了。我不知道今次是否共產黨要求你們工聯會不可投票，抑或是政府說不准你們那樣投票呢？

你們究竟有否自主性？有否自由意志？

即使不支持許智峯議員、梁耀忠議員、范國威議員和其他議員的修正案，也該支持由我提出的這個最溫和的改革方案。

代理主席，今天放在大家眼前的選擇就是：第一，跟從政府，怕了羅致光局長，3天增至5天便收貨，但"收貨"、"袋住先"之後，沒有提到會在何時作檢討。

那好吧，第三，是我的修正案，我認為是最折衷、最務實的方案，全面照顧各持份者的考慮。先推行5天，1年後自動增至7天，一次過立法，然後再分階段實施，是一個漸進、務實的做法，亦無須每隔一年半載，或三五七年後又再回到立法會，讓大家重複這些已經討論多次的論據，這樣，大家就可以聚焦做好其他事情。代理主席，我謹此陳辭，呼籲大家支持我第一項修正案。如果我的修正案不獲通過，那懇請大家捍衞勞工權益，捍衞家庭友善政策，作出人性化的決定，支持其他民主派議員的修正案。

代理主席，我發言呼籲大家支持我的修正案，同時亦支持其他泛民主派議員提出的修正案。

這項建議已提出了很多年，不過，問題在於局長和很多建制派議員經常說侍產假得來不易，然後一次又一次逐少地增加侍產假日數。

這是以權勢來欺壓立法會，政府不單令立法會成為勞顧會的橡皮圖章，亦成為政府的橡皮圖章。原來立法會沒有自主獨立性，原來議員不可以因應選民和個人的意願而進行表決，而是基於勞顧會的決定和政府的態度來進行表決。

無論如何，我們今天並非討論權利問題，而是友善家庭的趨向，希望每一個家庭都能把嬰孩照顧得更好，這才是最重要的。有多位議員剛才在二讀辯論時已提到，產後抑鬱症等問題會嚴重影響家庭，但我們為何不從社會整體資源這個角度來檢視這問題，而是如此狹窄地從功利的角度來看待問題，例如侍產假多了2天，便會造成人手不足、僱主要花很多錢等？局長本身是一名社會學者，為何不多從社會角度來看問題，而只是如此簡單地從商界或老闆利益的角度來看問題呢？

"所以，在這一點上，我希望局長能照顧一般"打工仔"這種心情，以及他們猶如被歧視的看法。

最後，我希望我們議會不是政府的橡皮圖章，我們每名議員都有自己獨立的思考和自主性，只會投自己該投的票。

新加坡設有兩周侍產假，台灣則有長達6個月的有薪親職假。

我們是立法會，現正進行立法。究竟是勞顧會立法，還是立法會立法呢？顯而易見，勞顧會是一個諮詢架構，主席是勞工處處長，而勞顧會成員是政府委任的，雖然當中包括5名由主要僱主商會提名的委員，以及5名由僱員工會選出的委員，加上兩名由局長委任的委員，但其實誰控制勞顧會呢？

主席，我發言呼籲大家支持我的修正案。我動議我的修正案，第一是修正詳題，刪去"由3日增加至5日"而代以"由3日增加至7日"；第二是修訂《2018年僱傭條例草案》第31條，在建議修訂的《僱傭條例》第15E2b條中，刪去"5日"而代以"7日"。我提出修正案，希望在《條例草案》中提升男性僱員的侍產假權利，使之盡快符合國際水平，即由3日增加至7日。香港僱員的權益，其實已遠遠嚴重落後於其他先進地區。所以，如果香港要維持國際城市的地位，根本早應加快步伐，提升香港僱員的勞工權益。"打工仔"理應享有更好的生活質素，才可以有更佳工作士氣和動力，對其服務的公司、機構有更大歸屬感，為香港社會創造更多經濟價值。所以，加快改善侍產假日子，稍為追上現時的國際標準和水平，才是真正有效提升香港城市競爭力的方法。所以，新民主同盟認為，特區政府過去長期偏袒商界，5天侍產假根本脫離了香港"打工仔"的實際需要和訴求。剛才為多位議員發言引用，是勞工處在2016年進行的一項官方問卷調查研究，以及一個焦點小組討論會，檢討侍產假政策。調查結果顯示，一半受訪香港僱員認為，法定侍產假應該增至最少7天，當中超過四分之一受訪者更要求侍產假增至10天或以上。此外，有約三分之二曾放取3天侍產假的僱員表示，他們需要使用自己的年假來延長侍產假，為期1天至15天不等。調查結果確實和真切地反映香港"打工仔"需要放取更長侍產假，這便是主流民意，亦符合社會和科學標準。所以，工聯會何啟明議員在二讀辯論發言時提到的"主流意見"，所指的其實是其工會自己進行的調查，我引述的則是官方調查結果，政府應該參考及嚴肅對待。我更加認為侍產假的薪酬應該提升至全薪，而非沿用現時的五分之四工資。

我與其他議員亦曾在法案委員會上，進一步要提出修訂侍產假至7天的建議，但勞工及福利局局長羅致光卻表明不會考慮，並清楚說明"我的門已經關上"。其間，政府亦多次以"勞工顧問委員會已有共識"為由，拒絕接受我們提出的修正案，這是絕對說不通的。勞顧會不應該凌駕立法機關，凌駕立法會修訂法案的職能和權力。我們由選民選舉產生，是民意代表，需要承擔責任。政府應該聽取立法會的意見多於勞顧會，更加不應忽視大多數香港僱員的訴求，理應把侍產假增加至7天。所以，我請羅致光局長不要輸打贏要，不要與建制派議員"互扯貓尾"、合謀蒙騙，更不應該與那些為爭取而爭取、要"永續爭取"的工會"扯貓尾"，互相拉扯，而不回應市民訴求。第二，政府政策長期傾斜於商界。張宇人議員說得很委屈，指他在訪問時被人硬塞了一些說話。

他表示那句"侍產假一天也不應該有"是被人冤枉的，但即使如此，也是由於他過去這種代表商界寸步不離，剝削勞工的形象已入型入格，深入民心。

可是，是否真的需要這樣做呢？謝偉俊議員和麥美娟議員剛才強調自己沒有小孩。但我想指出，就着男士侍產假的制訂，只要我們有同理心，無需有做過老闆、生育小孩或擔任新手爸爸的經驗，也應該要發言。因為，我們看到國際經驗，知道香港的勞工權益對比起其他地方遠遠落後，就會明白面對今次由5天增加至7天的修正案時應該怎辦。我們應該明白如何易地而處，處理男士侍產假的問題。

一間公司如果連僱員的基本權益都不能夠負擔，便難以挽留人才。這樣子剝削，只會令"打工仔"身心疲累，並且會令公司、機構的工作效率下降。

又有議員發言，正如民建聯葛珮帆議員說，由於現時失業率十分低，很難聘請員工，認為不是錢的問題，而是人的問題，所以要大量輸入外勞。很多時，正因為有人要求大量輸入外勞，令香港"打工仔"無法加薪、工資維持低水平，令員工不敢隨意下班，工時加長，更不敢放假。這樣的話，男士如何能夠有足夠時間照顧初生嬰兒和新手母親呢？

主席，我們看看世界經濟論壇發表的2018年度全球競爭力報告，當中有關香港的部分，勞工權益有多少分呢？是零分，排名最後。雖然這項評分較多是關於罷工權和集體談判權，但這項零分反映香港"打工仔"的慘況，根本是全球數一數二的。

歐洲國家很多也有5天或以上的侍產假，比利時有10天全薪侍產假、法國有11天全薪侍產假。根據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的數據，北歐國家瑞典、冰島、挪威和芬蘭分別有9至14星期不等的侍產假。回看亞洲地區，新加坡的侍產假有14天，菲律賓有7天，甚至非洲肯雅也有兩星期。

這些提供很長侍產假的國家和地區，不是好像張宇人議員所說一般，會因而影響它們的經濟生產水平，相反，部分國家的競爭力還名列世界前茅，同時它們的國民也可以在工作和生活之間取得平衡，生活得較為有尊嚴，而且更加快樂。所以，增加勞工權益和保障，可以促進經濟發展，令員工和僱員更有活力和創意，而不會對公司的利益造成障礙。因此，主席，侍產假的修正案不僅是多少天假期的問題，更是反映政府和部分商界過去一直如何看待香港的勞工權益、反映香港未來的發展方向、反映商界如何對待僱員，是一個十分重要、十分重要的參考。我們希望提升香港人的生活質素，我們希望員工有較多餘暇照顧家人，新手父親可以有多一些親子時間，一盡丈夫的責任。很多人不知道很多香港婦女會患上產後抑鬱症，這是沒有人想看到的，丈夫能有多些時間照顧她們，會有幫助。最後，我想請羅致光局長易地而處，希望前言能夠對後語，想法可以一致。他曾經表示，在2001年作為立法會社福界的議員期間，他曾提出家庭政策議案辯論，要求侍產假14天，兩星期的有薪假期。他今天覺今是而昨非，說這要求之高是超越時空的。

作為IQ 160的局長，他無需想出很多技術性的藉口，解說為何不能即時落實。其實，非不能，實不為也，是可以做到的。實際上、技術上、法律上、理據上，全部也可以支持侍產假由5天增加至7天，請不要輸打贏要。我再強調，請局長不要跟建制派議員"扯貓尾"，讓我們的香港僱員有更好的生活質素、更好的僱傭權益，令香港國際城市的競爭力得以提升。所以，我希望其他議員可以支持我的修正案，將侍產假由3天增加至7天。

這種完全沒有個人意志的表現，實在令人非常失望。

有多少經歷剖腹生產、身體元氣大傷的女性不希望丈夫伴在身邊？

主席，如果大家曾聆聽我過去6年來在這議會內就有關經濟、勞工議題的發言，甚至表決意向，便會知道我是經濟右派的支持者，但就勞工權益的議題而言，則不應分經濟左派或右派。

然而，我想將這論點推展至更高層次，談談社會的整體生產力：究竟僱員的生產力是否與其工作時數成正比呢？

我認為不會，兩者亦沒有必然的因果關係。

其實未必排行在世界前列位置。反觀香港，許多不同的研究均顯示，香港的僱員工作時數長，但為何香港的生產力竟然偏低呢？

我不談距離香港較遠的歐美國家或地區，且看我們鄰近的國家或地區，例如日本。原來在日本，新生孩子的父親可以向公司申請1年的育兒假，而且可以領取部分的薪金，但其實即使日本的僱員享有這種福利，他們也未必想全數放取有關假期。據2017年日本厚生勞動省的調查報告顯示，原來只有5%的新生嬰兒父親申請放取育兒假，而且這5%當中，他們平均申請放取的育兒假日數為5天至10天。很明顯地，即使我們有一個立法規定僱主為僱員提供7天侍產假，亦未必人人會全數盡放有關假期。

此外，可看看中國內地的情況。

在全球140個國家及地區，香港的競爭力排名第七，算是躋身前列位置，但亦差強人意，因為排名較之前下跌了。此外，亦有同事或勞工組織向局長強調，本港在勞工權益方面只得零分、排名140，與沙地阿拉伯及科威特同樣位列榜末。

局長的分析十分詳細，但最重要的是，我們能令國際社會對香港有良好觀感。

因此，我期望政府能認真考慮這個建議。我謹此發言支持黃碧雲議員及其他4位議員的修正案。

一直有收看電視直播的朋友若只聽反對派的說法，很容易會被誤導。

然而，主席，這樣我們便會跌進一個誤區，他們誤導了很多香港市民。

五天侍產假其實是勞資雙方透過勞工顧問委員會討論後所得出來的共識。所以，主席，是否再增加兩天侍產假並不是真正的關鍵。

我們認為更重要的是，必須尊重勞資雙方過去處理紛爭的有效機制，亦必須尊重所取得的共識。

主席，作為總結，我希望大家明白在今天的辯論中，我們同意政府的安排，是由於我們要尊重勞顧會處理勞資爭議的機制。如果立法會繞過或僭越這機制，最後得出一個完全不同的結果，我擔心勞顧會將來還可否扮演處理勞資爭議的角色。

這個機制由甚麼人壟斷，最主要的權力來源又是甚麼？是保守派和商界。

立法會未能表達民意，除了有功能界別議員外，政府現在還會採用很多招數，包括褫奪議員資格、褫奪參選者資格等......

最初，工聯會信誓旦旦地表示，會替工友選民爭取7天侍產假。

因為這樣做不對，會損害香港最大"話事人"，即商界和保守派的利益。還有一些議員說出很難聽的話，例如，黃定光議員說："恐怕新手爸爸會利用侍產假吃喝玩樂"。

我相信7天侍產假不會高於任何進步、開放或已發展地區的平均水平。

1981年，每1,000個適齡婦女的生育率是65.1%，2014年，生育率下跌至35.9%，顯示越來越少人願意生育，市民亦越來越遲生育。這亦與香港的一些特殊情況有關，包括全世界最長的工時，每星期50小時左右的工時比世界平均工時高出近38%。由於工時長、工作壓力大、租金和樓價高昂等，很多年輕夫婦都拒絕生育。

不過，政府不會這樣做。

可是，我想問清楚剛才表示非常關注工人的周議員或其政黨，以及表示為工人積極爭取權益的工聯會議員，在表決時，他們如何向數百萬勞動人口交代？

我謹此陳辭。
我要求郭家麒議員澄清他剛才對我的指控。

所以，繼數年前成功爭取3天侍產假後，我們希望今天能夠爭取增加至5天，進而希望政府盡快承諾可以增加至7天甚至更多，這是工聯會一直以來的要求。

我們希望有好處"落袋"，不想永遠只是呼叫口號，口惠而實不至，道貌岸然地說為市民爭取。

工聯會不會做出如此"離地"及宗教化的事情。第二點，爭取勞工權益的工作不是工聯會獨家的，並沒有獨家這回事。只要是有市民、有人的地方，就可以爭取勞工權益，這正是香港有不同政黨的原因。

只要有"打工仔"，就會有勞工問題，所以工聯會一定會繼續為"打工仔"爭取權益。因此，我們希望5天侍產假能夠盡快"落袋"，這是最基本的原則。

我相信在這議會內，除工聯會外，只有梁耀忠議員擁有參與勞資談判的經驗。

我不是說你，因為你完全不是姣婆。

我們是被43萬名工會會員捆綁着，因為我們要代表他們為"打工仔"服務。

如果市民聽到黃碧雲議員或其他泛民議員說希望侍產假可以增至7天後予以支持，但最終卻只維持3天侍產假，我相信這不是他們所想的。我們希望能夠盡快增加"打工仔"的侍產假，這是工聯會多年來工運的談判策略，是希望有好處"落袋"，然後逐步改善。我們希望泛民，尤其是黃碧雲議員不要再胡言亂語。大家不如盡快完成有關侍產假的討論，並盡快通過《條例草案》。

我今天早上甚至說過，即使增至7天也不是甚麼大問題，"not a big deal"，付出的不會很多，亦不會影響公司的運作。

此外，有些勞工界議員指政府傾斜商界，但我想說是政府傾斜勞工界。

黃議員的修正案的精髓，在於納入了勞工顧問委員會的決定。換言之，如黃議員的修正案獲得通過，便能滿足勞顧會的要求，餘下的只是一條尾巴，簡單來說，就是1年後將侍產假增至7天。

勞工界和民主派多年來提出7天侍產假的建議。5天與7天侍產假只相差兩天，實質意義何在？當中涉及資金來源的問題。

羅致光局長剛才說，考慮到特別是中小微企的承擔能力，政府會對中小微企在處理相關問題上所需承擔的資源提供支援，並由政府"包底"。

我相信屆時如果特區政府認為這兩天侍產假的開支會由政府承擔，又或是將來經進一步討論後完善政策，當然還要勞顧會取得新共識，這便正是解決問題的最好方法。

在議會進行議案辯論，正正會產生各種可能性和變數，特區政府亦要考慮如何回應。如果政府決定不仔細思考，總之議員如通過修正案，政府便撤回《條例草案》，不讓其通過，我認為這種做法真的只會令行政立法關係沒有出路，我只是想指出這點。

如果我們將矛頭指向特區政府，建議由政府承擔7天侍產假中額外兩天假期的開支，這樣是否可以突破現時的困局，令我們既能尊重勞顧會的決定，亦能尊重議會的共識？當然，我十分明白，我剛才這番話需要局長作出新的表述和表態，才有機會說服同事，但這是雞與雞蛋的問題。

主席，開宗明義，我不會反對議員提出的修正案，但同時亦不能支持。不能支持或不會反對的原因，相信大家也很明白，便是香港工會聯合會一直爭取7天侍產假，將來可能還會有進一步的改善。任何的勞工權益，我們都覺得是"沒有最好，只有更好"。香港人所享有的勞工權益真的大大落後於其他地方，大家提及了很多民間智慧、數據及學者提供的資料，說增加侍產假對家庭關係等方面帶來好處。

第二，修正案並不是提供一些真正的選擇，而實在是"此路不通"的一條黑路。我想作出一些技術上的回應。

究竟他們是好心做壞事，十分天真的期望政府突然會回心轉意，接納他們的修正案，還是心知肚明卻裝糊塗、擺姿態、"抽政治水"呢？市民真的可以思考一下。說實話，我反而有點欣賞鄭松泰議員的坦白和坦蕩。

反對派這種做法是無需成本的"政治抽水"，成本只是浪費議會時間。

朱凱廸議員提出工運策略的問題，指工聯會十分矛盾，一方面覺得現時有很多社會問題、勞工權益不足，但另一方面又要接受現時的制度。一種制度的存在有其客觀需要，我們覺得在客觀條件之下，制度需要繼續就會繼續，否則便會推動改變。客觀的環境是，現時"打工仔"的聲音的確比較弱，我們因而更需要一個勞資協商的平台。

我剛才開始發言時指政府偏袒商界，其實背後涉及更大的制度問題。許智峯議員提到現時行政長官受制於選舉管理委員會的制度，因而受制於工商界的壓力，我認為他說得對。然而，是誰和哪個陣營否決了2015年的政改方案，令我們不能在2017年普選行政長官？

呼喊口號及佔領道德高地很容易，但這從來也不是我們工聯會議員的選擇。工聯會成立了70年，作為一個負責任的工會團體，我們會進行諮詢。當然，我們有諮詢工聯會屬會，正如何啟明議員剛才提到，有85%的工會認為勞工界應該接納政府把侍產假由3天增至5天的建議，並繼續爭取7天侍產假。這項調查不單訪問了工聯會的屬會，亦諮詢了香港所有註冊工會。

我們會認真審時度勢，不能隨便用工人的實際權益來"做show"，或甚至如朱凱廸議員所說，要迫政府賭一局。

我們不是賭徒，主席。我們不能用工友的權益作賭注，明知不可而為之，以頭撼牆，弄至整個勞工界頭破血流，那是不智的做法。

大家也知道何謂越位，對嗎？

我謹此陳辭。

不過，我希望政府了解，今天跨黨派支持其方案，是希望能夠盡量增加侍產假的日數。

我希望政府會繼續研究我們的建議，然後盡快推行，令香港市民可以享有更多侍產假。我亦想藉此機會說一說產假問題。

我們當然知道議會是政治角力的場地，我不會說不要在議會內談政治。議會不但是充滿政治的場地，而且事事被政治化。

其實，勞顧會的成員也是經選舉產生，在6個勞方代表席位中，工聯會只佔一席，但已飽受誣衊，彷彿工聯會全面控制勞顧會，又引來"密室政治"等指控，令人十分沮喪。正如我剛才所說，勞工政策和民生問題在議會被人用來搞對立，反對派只是為了攻擊建制派，以達至其政治目的。

不過，即使我們今天支持政府把侍產假日數修訂至5天，我們定會與勞工界所有不同工會和各個界別的朋友一起繼續爭取7天甚至更多的侍產假。

可是，政府現時卻好像傾向靠民粹主義抬頭的一邊站，而勞工界或民粹議員則在推波助瀾，拿周邊地區的勞工法例與香港作比較。但是，他們說話卻只說一半，只懂斷章取義，譁眾取寵，贏取選民支持，增加福利，爭取民意，但從不考慮社會的承受力和香港的競爭力。現時很多福利國家都正面臨經濟破產，原因只有一個，就是民粹。近日通過的多項勞工法例均有傾向性，例如有關最低工資的法例和現時的侍產假法案。

香港能否做到？

當然，侍產假越長，對於照顧家庭便越好，但正如我在上一環節說過，香港的競爭力也十分重要。現時香港的經濟環境並不太好，所以要提高競爭力，便不可以讓成本不斷上升，這點我在上一環節已經提過。在辯論過程中，我聽到很多非建制派議員在發言時說香港很落後，因為台灣的男士有16星期的侍產假，新加坡也有兩星期。

然而，我們是否希望消滅世界上所有中小微企而只容許大企業存在，或日後所有人都要打工而不要自己做生意呢？

事實上，自由黨與民建聯和工聯會在很多方面的想法都比較接近，有些人形容我們為建制派。

在所羅門的故事中，兩個女人爭奪一個孩子，孩子的母親最終寧願放棄孩子讓給對方，原因是她是真心為自己的孩子。我相信民建聯和工聯會的議員也是一樣，是真心為勞工階層，希望可以爭取5天侍產假。那些只懂譁眾取寵的議員，只顧爭取一些無法成功爭取的事情，並藉此指罵其他人，這並不是香港之福。

香港人一向擁有智慧，並以經濟為先，如果只顧推行福利，不切實際，只會令香港一直落後。

最重要的問題是，政府推出了太多勞工政策，令商界吃不消，尤其是撤銷強積金對沖，政府"搬龍門"令到很多中小微企均叫苦連天，擔心會結業。

代理主席，邵家輝議員在今屆立法會才首次進入議會，但卻記得我在上屆的會議與陳志全議員辯論3天侍產假議題時提及所羅門王的例子。

能夠受惠和希望落實建議的人才會在乎這件事。

侍產假是工聯會的"親生仔"，這點毋庸置疑。

是反對派在拖慢香港的民主步伐，他們還好意思取笑人家永續爭取。

如果反對派議員拆散了勞顧會這個談判平台，還會有下一個平台嗎？香港現在追求的是可持續發展，任何議題和事情也要從長遠角度考量，而不能像反對派般，每當談不攏便反臉：與政府談不攏，便反政府；勞顧會的共識不合心意，便反勞顧會。

多謝代理主席，我謹此陳辭。
是否有其他委員想發言？如果沒有，我現在請提出修正案的5位委員及局長再次發言。之後辯論即告結束。黃碧雲議員，你是否想再次發言？
代理主席，我感謝多位議員參與有關延長侍產假的修正案的辯論。首先，我想回應麥美娟議員。其實，把話說得很難聽的是她所屬的工聯會的何啟明議員，我希望她敦促工聯會議員做好爭取勞工權益和婦女權益的工作，不要在議事廳內出言侮辱女性。坐在你們旁邊的民建聯陳恒鑌議員剛才也嘗試替你們解圍，說他不太同意工聯會議員用"姣婆守唔到寡"一語在議會內侮辱女性。

我沒有"獅子開大口"要求有14天或1年的侍產假，也沒有說要推翻勞工顧問委員會就5天侍產假達成的共識。

如果議員不支持比較進取的7天侍產假建議——其實這也載於工聯會的政綱，而民主黨的政網同樣載有此點——可以支持我比較保守的修正案。

老實說，工聯會的同事不應把民主黨當作敵人，在這種有關勞工階級的議題上，大家應攜手合作，盡快督促政府落實侍產假。好了，我又談談何啟明議員。

我記得他有小孩——他也很想爭取7天侍產假，但是在巨大壓力下，他剛才卻說了一些不該說的話。

這樣是一次過立法，分兩次"落袋"，多好！他不應扭曲我善良的意願，以及我與他們一起爭取侍產假這項如此正面和偉大的行動。我並非如鍾國斌議員剛才說的"獅子開大口"。

如果政府說這絕對不行，政府是否真的太過麻木不仁？

所以，我希望大家支持我的修正案。
梁耀忠議員，你是否想再次發言？
代理主席，我提出修正案，以把現行法例的3天侍產假增加至7天。

代理主席，勞工權益的改善無疑對商界有一定影響，但這些影響是否社會真的承受不了？

當我們討論最低工資立法時，商界說會帶來災難性影響，但工商界人士今天卻不斷說人力不足，甚至說要輸入外地勞工，這些都言猶在耳，代理主席。

不要不斷用恐嚇式的言語，阻嚇大家為一般"打工仔女"爭取權益。

議會由選舉產生的議員組成，必須有民意的基礎，而政府提出把侍產假由3天改為5天，完全沒有民意的基礎。勞工界和商界閉門溝通，達成結果，但社會有多少討論呢？在這種情況下，要我們受這種恐嚇，我覺得不公道、不合理。

大家都認同有些事不能一步登天，要經過一些歷程，只不過在歷程當中，政府的看法與我們的看法不相同而已。政府不應基於我們提出遠景和期望，便指我們之間也有分歧。

張超雄議員，你是否想再次發言？

相對於我、梁耀忠議員、范國威議員和許智峯議員提出的修正案，黃碧雲議員的修正案較為保守，但方向大致一致，所以我會予以支持，稍後我會解釋原因。我和其他議員提出將侍產假由3天增至7天，而非政府建議的5天，是因為我們考慮到幾個問題。第一，5天侍產假是否足夠？

由此可見，第三個問題的答案很清楚。答案是在各方面皆有好處。第四個問題是，把侍產假由3天增至7天，是否具有民意基礎？第一，把侍產假由3天增至5天是否足夠？

我們身為議員又是否應該反映市民的意願？

政府這種態度，完全不尊重立法會。

范國威議員，你是否想再次發言？

香港應有足夠的民意支持再增加侍產假，以改善香港遠遠落後於世界各地的勞工權益。但很可惜，即使我們聲嘶力竭地說事實、擺道理、看數據，援引國際事例，並提到香港進展緩慢的勞工權益過程，也不能說服政府。

我們的政府沒有聽取民意，偏袒由政府委任的另一個權力架構，即勞工顧問委員會，不斷以它作為藉口。政府既擔心安全系數不足，又怕議員會提出修正案，於是唯有"靠嚇"。此外，議會有建制派、保皇黨的安排、配合和"扯貓尾"，互相推卸責任，把修正案說成所羅門斬殺孩子的故事。大家都知道，在香港這個不正常的政治體制下，建制派加上功能界別，特別是代表部分商界的議員，就可以有大道理說這議題具爭議性，不應急於推展。

替鍾議員太太接生的婦產科醫生是否必須有生育經驗才能成為婦產科醫生呢？我重申，透過一些先前的經驗，透過同理心，我們就能掌握一些客觀的規律和理據，從而在制訂公共政策的過程中令香港社會運作更趨理想。

如果議員提出的意見沒有民意基礎，在下次選舉就會受到選民的懲罰。其實政府無須擔心，我們要承擔政治責任。

剛才支持7天侍產假或提出修正案的議員都有做過一些數據的推論和計算，指出商界、特區政府和社會有能力承擔侍產假由3天增至7天的成本。為甚麼政府仍不願意走出這一步呢？這是非常可惜的。因此，建制派、保皇黨議員只好不斷為政府說項，不斷和政府"扯貓尾"，而政府就"輸打贏要"，就這樣蒙混過關。香港人再一次看到我們的議會是如何運作。正因如此，由1997年至今，我們的勞工權益法例沒有長足的改善。

我們作為代議士和民意代表，透過在議會的發言和投票，在公共政策制訂過程中的每一個節骨眼發揮微小，但可以促進改變的作用。讓我們一起攜手做得更好，這個要求絕對是卑微的。香港人看得很清楚，知道我們如何行事。我們既已拿出理據，政府便不應該一意孤行，繼續在這些勞工法例上偏袒商界。代理主席，這是我的發言。
許智峯議員，你是否想再次發言？

我相信廣大"打工仔"一定同意要爭取7天。

我就斟酌這句"不可為而為之"，為何不可呢？

這就是橡皮圖章，市民要看清楚，今次這只是一項勞工議題，還未說到普選，不用"阿爺"出聲，政府說一句，建制派便全部跪低。

沒有勞工代表嗎？

我很贊成返回立法會議事堂討論。當工聯會說爭取侍產假及產假是他們的"親生仔"，我想告訴市民，有些人連親生子女也可以賣掉。

我覺得這一番話相當坦白，亦相當老實，就是議會內商界老闆的代表，多謝爭取勞工權益的代表，原來他們感情非常好。工聯會的同事不如跟邵家輝議員和自由黨握握手，來個互相擁抱親吻，原來他們的關係就是這樣。這正正反映了勞顧會內的情況，勞顧會內他們所謂的代表基層勞工的聲音。有一種說法是，勞顧會委員的選舉根本沒有平台，沒有宣傳，甚至沒有選舉規則。

坦白說，勞顧會是一些商界老闆和親商界老闆的工會的"政治婚姻"。

當然，他們可以不斷抹黑提出將侍產假修訂為7天的民主派議員，指我們是政治表態，爭取道德高地。

我重申，我不是擁抱左翼思想的人，我跟廣大市民一樣，承認在社會上商界有帶動經濟發展的重要角色。

我在此呼籲各位議員，拿出良心來投票，亦呼籲"CK"，拿出良心來說話，好嗎？

勞工及福利局局長，你是否想再次發言？

有部分議員談論到應否增加兩天侍產假，導致有傳媒誤會某些議員，他們本來贊成侍產假由3天增至5天，但不贊成增至7天，結果有傳媒報道指他們反對延長侍產假。

我一直覺得我不應該在議事堂上就這些問題向大家作出回應，因為我怕自己會好像教授"上身"，在這裏講課，教市民大眾如何看統計數字，說統計數字不是這樣看，應該怎樣看，又或國際研究應該如何考量等。胡志偉議員最後的發言......不過他離席了，所以我還是請他翻聽我之前回答他的說話，因為他沒有聽到，我現在無謂重複。

我不知道黃議員本人是否也不明白她修正案的實際立法含意，抑或是想大家有少許誤會。我比較難接受的是針對勞顧會的批評，甚至有些是接近辱罵勞顧會的言論。

不論他們是僱主的代表還是勞工的代表，當他們在勞顧會討論任何事情時，都要考慮互諒互讓。僱主的代表要面對背後一大堆僱主，要承受這些僱主的壓力；而當勞工的代表要與僱主互諒互讓時，則要承受其背後工會的種種壓力。擔任勞顧會委員絕非容易的工作，所以大家不要侮辱擔任這些公職的人士。如果大家不太明白勞顧會委員如何選出，可以瀏覽有關網頁，我在此不解釋該網頁所述勞顧會委員是如何選出的。不論是在《條例草案》生效後即時把侍產假增至7天，還是在1年後才把侍產假增至7天，任何這些修正案若沒有經過僱主與僱員之間的詳細討論和協商，也不是經過互諒互讓的過程而作出的決定，這些修正案都是偏離了勞工界和商界代表在勞顧會所達成的共識。政府接受勞顧會之前的決定，所以政府亦絕不能夠接受這些修正案。關於勞顧會的問題，過往數十年來，在勞工法例、很多勞工政策措施出台前，我們均透過勞顧會進行商議，所以當勞顧會達成共識時，政府都非常珍惜和重視。當政府接受了勞顧會的共識，那共識就是政府的立場。這句說話我已在這個議事堂上說了很多次，但偏偏每一次議員引述我的說話時，都"加了很多料"。不過，我再重複說一次，當政府接受了勞顧會的共識時，那共識就是政府的立場。當政府基於政策的重要考慮，不能接受某些修正案時，這都是政府的立場，與勞顧會無關，亦不存在勞顧會凌駕立法會的情況。立法會議員當然有權提出與政府不同意見的修正案，但政府亦有基本責任決定是否接受有關修正案。如果政府不能接受有關修正案，而有關修正案又獲得通過的話，政府在沒有選擇的情況下，只可以收回《條例草案》。不過，大家都知道，對於過往不同的議員修正案，政府有時雖然不是太同意，但如果政府可以勉強接受的話，政府是不會收回法案的，甚至很多時候政府會考慮將議員的修正案轉變成政府的修正案。所以，大家不可以說，我們永遠是霸道地處理問題。就這項政策而言，我們作為政府的基本責任是考慮我們可以接受的程度為何。所以，今天我們向大家說，現在面對議員的修正案，政府是不能接受的。當然，法例訂立的是最基本的要求。政府非常鼓勵企業——當然也鼓勵自己——考量如何作為良好僱主，為員工提供更佳、較法例要求的基本福利更好的安排。所以，我衷心希望各位議員支持政府的建議，讓合資格的男性僱員早日可以享有額外新增兩天的侍產假。我亦懇請議員否決張超雄議員、梁耀忠議員、范國威議員、許智峯議員及黃碧雲議員提出的所有修正案。
現在表決勞工及福利局局長早前已動議的修正案。局長及議員各項修正案的表決安排，已載於講稿附錄。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動議的修正案，予以通過。贊成的請舉手。反對的請舉手。梁耀忠議員要求點名表決。

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我命令若稍後就《2018年僱傭條例草案》的條文或其修正案再進行點名表決，表決須在鐘聲響起1分鐘後進行。黃碧雲議員，請動議你的第一項修正案。

主席，我動議講稿附錄我的第一項修正案，以進一步修正第3條。該修正案是以一次性立法的方式，分兩階段實施，把侍產假延長至5天，以及在1年後增加至7天，請大家支持。

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表決，顯示結果。

主席，我動議講稿附錄我的第一項修正案，以進一步修正第3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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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我動議"本會採納此報告"的議案。
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動議的議案，予以通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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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主席，我動議《2018年僱傭條例草案》予以三讀並通過。
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2018年僱傭條例草案》予以三讀並通過。

如果我們有能力做好一點，便應該這樣做。

這是荒天下之大謬。是為了做應聲蟲或勞顧會的橡皮圖章嗎？

議員負責監察政府；政府法案要經立法會通過才完成立法。

政府自行設立一個諮詢架構，討論出一個既定立場後提交立法會，接着表示諮詢架構已經作出商討，立法會不能修改。政府還高聲說他們反映民意，希望推動社會向前大踏步。

如果政府今天的論述成立的話，我們以後都無須就任何法案提出修正案。作為議員，我如何履行我的天職？更荒謬的是，政府企圖用一種諮詢架構凌駕立法會。

政府可以，我們作為立法會議員當然也可以。對於那些荒謬、威脅立法會要隨意撤回《條例草案》的言論，我予以譴責，我亦要清楚奉勸一句，請建制派不要再這樣做，請他們"生性"些。

所以，我們會表決支持這項修正案，多謝主席。

我希望藉此機會向羅致光局長稍作回應。

主席，來到最後這個時刻，我想借這個機會回應羅致光局長。
郭家麒議員，在三讀辯論中......

我支持三讀，但我一定要指出這是一項錯誤的政策。剛才羅致光說得很清楚，他視立法會的層次和重要性比勞工顧問委員會為低。

此外，我支持三讀並不等於接受現時這種委屈求全的方案。事實上，整個立法會已淪為一個次等機構，我們活生生看到一些議員口口聲聲說代表工人，但實質上是跟隨商界的做法。不過，商界也有一些好聽的聲音，正如鍾國斌議員說得很清楚，他不介意增加兩天侍產假，他不同意政府的一些做法，認為侍產假是政府需要負上的責任。黃定光議員的說法的確令所有"打工仔"難受，這是侮辱勞工階層，侮辱一些放取侍產假來改善家庭狀況的男士。

我們不想議會變成這樣，但促使議會變成這樣的就是建制派、保皇黨和不堪入目的政府的做法。

令香港繼續在鳥籠中行走的工聯會議員說我們不肯"袋住先"，但假普選方案只會令香港萬劫不復，從來也不是達致民主的方案。議員不要借題發揮，誤導市民。

不過，我聽完羅致光局長最後一番說話後，覺得不能夠支持，只能投棄權票。羅致光議員——不好意思，我稱他議員——羅致光局長清楚表示，勞工顧問委員會的決定和立場，等於政府的決定和立場，但他同時說，政府不是完全依據這做法，過去議會提出的一些意見或修改，政府並非沒有接受。既然如此，我不禁要質疑，為甚麼在一個這麼重大的問題上，局長可以這麼肯定、決絕地說，勞顧會的立場就是政府的立場。我在《條例草案》二讀辯論時說過，局長是一位學者，亦是一位社會學家，對於家庭友善，我相信他一定很重視。我們今天要求向僱員額外增加兩天侍產假，目的是推動家庭友善的政策方向。局長竟然選擇將勞顧會的立場和決定，作為政府的立場和決定，實在令我非常遺憾。政府有很多選擇，不一定要選擇同意勞顧會的立場。

特首林鄭月娥也是社會學出身，同樣很關顧家庭，但為甚麼對家庭友善問題置之不理？

我剛才說過，勞顧會由6名商界代表及6名勞工界代表組成，要獲得勞顧會的多數同意，除了勞工界6名代表同意外，至少要加1名商界代表同意。

我剛才說過，增加僱員福利，對僱主來說當然會有影響，但是否一定是負面影響呢？

但是，局長今天竟然採取資方的立場，即侍產假天數不可以再增加，作為政府的立場，所以我覺得非常遺憾，決定在三讀時投棄權票。

較早時候曾討論的復職權亦如是，市民同樣要"袋住先"，結果老闆可以用現金"買起"准許被無理解僱的顧員復職的責任。今次這種戲碼又再次出現。

有同事提出勞資雙方應和衷共濟，要有商討的空間或事前商討出結果，否則便一拍兩散。

這個富裕的城市在勞工福利方面只得零分。

他們以為"袋住先"對勞工有好處，我請工聯會議員想清楚。

請市民看清楚香港面對的問題：一般市民和"打工仔"無權選出自己的代表，在立法會會議上公道地作出表決，很多商界議員還掌握控制權。只要這種情況持續，我仍會繼續聽到商界同事假批評民粹之名，維護寡頭權力。最後，局長請議員不要侮辱勞顧會，因為勞顧會委員盡心盡力為公眾服務，為何要為難他們？

作為一位父親，他希望能夠有侍產假。當他提出這項建議後，民建聯也予以支持。

政府將侍產假方案提交勞工顧問委員會，而經歷數年研究後，終於得到勞顧會的勞資雙方代表同意，將侍產假方案提交立法會。

我們通過3天侍產假方案時，很多反對派議員說一定要5天，否則會反對方案。

我相信今天到最後投票時，有人會棄權，我不相信有人會反對把3天侍產假增至5天。

主席，到了三讀辯論階段，無論民主派最後表決棄權或反對或支持，《2018年僱傭條例草案》都必然會通過。

我在此要解釋一下我稍後表決的心路歷程：是含淚支持，還是棄權抗議。我想對工聯會說，我不太接受他們"親生仔"的比喻。我相信自己有生之年都不會與女性生兒育女，但我可能會領養。如果我領養子女，相信我會同樣愛惜他。有親生父母虐待子女，亦有"生娘不及養娘大"。即使今天表決棄權，甚至要投票反對以作抗議的議員，都不是像你們說如所羅門王般要將孩子劈死。議會陣線不是一個政團，無須有一致的表決立場，但我們會盡量溝通，若能達成共識可能會好一點。

為何我最後決定棄權抗議？

第一，我對於局長那篇"向龍年嬰兒父親道歉"的網誌仍然耿耿於懷，他是擺議員"上檯"，把我們放在龍年嬰兒父親的對立面。

究竟這是否一種好方法？

此外，我想奉勸朱凱廸議員一句，老子《道德經》有一句古話："千里之行，始於足下"。

這牽涉道德高地的問題。我希望香港市民聽清楚和想清楚，如果沒有擔當中間人角色的勞工團體與僱主商討及達成共識，我們便缺乏依據進行這項得來不易的表決。如果沒有勞工顧問委員會或這類溝通平台，議會便會一團糟。

但是，侍產假並不單純是2天、7天、14天的勞工福利問題，而是牽涉到香港社會經濟能否穩定發展的問題。特區政府最近推出多項勞工福利政策，我明白工聯會有其執着之處，而商界也面對其困難。

如我今天表決支持，將來有可能成為香港的千古罪人。所以，我希望市民看清楚和聽清楚，以了解每位議員發言背後的理據。

勞顧會的最大功能，是要減少立法會內宣揚民粹及對香港無益的修正案。

我知道在表決後，這群政棍一定又會追罵我們。我希望市民明白，看清楚我今天發言的用意。

這些政棍叫價這麼高，站在道德高地，多麼容易！反對派經常說他們代表民意，我相信他們只能代表部分民意，他們並不代表我。

所以，工聯會先知先覺，早已對形勢作出評估，而民主黨只不過是事後孔明，想取回一堆沙。此外，張超雄議員說會在表決時棄權，但他沒有解釋為何在2014年支持3天侍產假及"袋住先"。

大家都知道，議會有商界票、直選議員票及勞工票，而勞顧會的共識能夠爭取到商界的支持票。

在全票制下，每個工會均可參與投票，是一個民主的投票制度。

梁耀忠議員表示會在表決時棄權，因為他感到不滿。但是，他在2014年就3天侍產假作出表決時，卻勉為其難地表示支持，所以他不應感到委屈。

我相信很有可能會是這樣。我最關心的是，我們完成侍產假的討論後，還要討論其他勞工議題嗎？

所以，我們應理性、務實地做好我們應做的事。我謹此陳辭。
主席，我想郭偉强議員澄清，我甚麼時候說過，我可以代表所有勞工？

沒有需要，多謝主席。
請郭議員澄清，為何他可以......

主席，他剛才說我有意隱瞞勞顧會的功能，請問議員可否猜度其他議員的動機，指他們故意隱瞞某些事情？
郭偉强議員，你是否想澄清？
多謝主席，那是我的個人感覺。
是否還有其他議員想發言？局長，你是否想發言？